《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訂明，解放軍駐港部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而特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政府請求駐港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或救助災害。據報，駐港部隊一批穿着制服的人員上月應一個團體的邀請，前往一個郊野公園義務清理風暴襲港後遺下的塌樹斷枝。鑒於特區政府沒有要求駐港部隊協助，有市民質疑上述活動有否違反《駐軍法》。

葛珮帆議員有文章提及回歸21年，解放軍有15000人次曾參加植樹日、關愛幼童、慰問長者、捐血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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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特區政府對此無權過問，亦無意過問。

我現在透過代理主席詢問局長，局方可否建立機制，解放軍如要穿着制服外出到公眾地方，請事先通知局方，再由局方通知市民，這樣即使有市民向警方報案，指街道四周有解放軍，不知發生甚麼事，當局也懂得如何回答。

陳志全議員，請停止發言，現在是局長回應的時間。

質詢環節不是辯論時間，請你立即停止發言並坐下。
大家看到局長洋洋自得之態，肯定"一國兩制"已經變形走樣。在1997年之前，我曾訪問北京的高官，跟他說香港人擔心會否隨時在街上看到穿着制服的解放軍，當時北京的高官答稱："不要擔心，不會這樣的。

代理主席，參與公益活動是一回事，但何謂"公益活動"是另一回事。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固然列舉出部分牽涉公益的活動，但相信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所列舉的，並非全部都是公益活動。

我反而覺得陳志全議員不斷在"唱衰"解放軍。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按照這項規定，駐軍和駐軍人員除了承擔防務職責外，是否同時享有等同香港市民和社會團體法律所規定的其他權利，包括開放軍營接待市民及參與各類公益活動，這些可否視為駐軍部隊享有的權利？

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於2030年完成後，東涌可容納約144000新增人口。東涌的人口最終會由現時8萬增至27萬。

代理主席，根據發展局提供的資料，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是政府多管齊下增加中長期土地供應的重要措施之一，可提供約49,600個住宅單位及877,000平方米的商業樓面面積，新增人口約145,000。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包括東面擴展區填海130公頃，填海及前期工程已於2017年年底展開。整個擴展計劃於2030年完成後，預計東涌總人口會升至約270,000。為使大嶼山成為一個智慧型低碳社區的願景，政府將以東涌新市鎮擴展區為首個試點，推行智慧、環保及對環境氣候具抗禦力的城市概念，在詳細設計階段將採用多項城市設計原則，冀能盡量增設通達的綠化空間、單車徑、利便行人的環境和海濱長廊，藉此提升宜居度。在交通基建方面，為配合東涌新市鎮向東西兩邊的擴展，運輸及房屋局計劃將現有港鐵東涌線向西伸延，分別新增東涌東及東涌西鐵路站，加強東涌區內及與區外的交通連繫。

鐵路規劃的時間表一般會因應沿線人口及發展所產生的客運需求而設定，由於東涌東站位於東涌東的新填海區上，其建造工程必須配合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填海工程計劃。假如日後東涌東站於首批居民遷入後才能投入服務，政府會按需求提供適切的路面公共交通服務，以滿足居民的交通需要。二根據發展局提供的資料，東涌新市鎮擴展區的交通系統將以鐵路為主要骨幹，輔以新建的行車道路、行人路、單車徑網絡及單車停泊設施。作為智慧城市設計的其中一環，發展局將在東涌東建立宜於步行的社區環境及配套完善的單車徑網絡，加強社區的通達性和改善步行設施。相關設施有助促進單車作為綠色的短途代步工具，推動單車作為往返公共交通車站和居所或辦公室的"首程"及"尾程"的工具，減少市民使用機動交通工具的需要及車輛交通的排放量。具體而言，東涌東擴展區擬建全長10公里的新單車徑網絡，沿海濱長廊和內陸步行徑設置，貫通擴展區大部分的住宅、商業、學校及社區設施，並接駁東涌現有的單車徑網絡。其中一段無間斷的單車徑長達5公里，沿東涌東的海濱長廊延伸至擬建大蠔交匯處單車公園。三根據發展局提供的資料，為使公眾享有優質的休憩空間，在《東涌擴展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內已規劃了約27公頃的土地作休憩用地，提供戶外公共空間作各種動態及/或靜態康樂用途，以配合當地居民和其他市民的需要。核准圖也包括園景設計大綱，旨在把該區建議的街道景觀、休憩用地、"中央綠園"及海濱長廊連結起來，使各處四通八達，並連通市中心地區。其中，東涌東填海區北部海濱區，將設有全長約5公里、連接現時市中心及擬建大蠔交匯處的海濱長廊，並配以零售、酒店等設施，以期增添海濱長廊的活力，令東涌東海濱地帶成為多元化的公共休憩空間及區內消閒樞紐。除海濱長廊外，在東涌東中心位置及佔地約5公頃的"中央綠園"將貫通南北。這個公眾休憩用地設有地面零售設施及連接周邊連綿的公園網絡，將成為東涌東的聚焦點及活動樞紐，為居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空間。
代理主席，我高興聽到局長今次終於破舊立新，在主體答覆中首次承認單車可以作為短途代步工具。

我希望局方今次真的可以破舊立新。

首先，港鐵公司已向政府提交建議，我們有需要就走線、實際運作安排以至財務方面進行探討。目前，政府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已全力推展有關的工作。

政府團隊當然希望盡快完成興建有關的鐵路線及車站，讓遷入的市民可以享用快速便捷的鐵路服務，但觀乎現時的情況，由首批市民遷入至鐵路投入服務，時間上可能會出現差距。在這段差距期間，政府團隊會為有關的居民提供適切的路面交通服務，以滿足他們的出行需要。
代理主席，局長的答覆可謂"牛頭不搭馬嘴"。

代理主席，我剛才問得很清楚......

在整體香港社會，市民每天出行乘搭交通工具的比例為90%，而在1,200萬人次中，乘搭鐵路的僅佔500多萬人次，其餘700多萬人次乘搭巴士、小巴、計程車、村巴或員工巴士等。

在這段時間，我們將會透過路面公共交通服務，包括巴士、小巴及穿梭巴士，為東涌東居民提供適切的交通服務。事實上，香港、九龍和新界也有類似的情況。

代理主席，任何新市鎮的發展，交通都是必要的配套。事實上，就周浩鼎議員今次提出的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我們看到政府的工作確實出現一個時差，令日後遷入該區的居民將有一段漫長的時間，約1年甚或超過1年須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市區，對市民造成困難。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吸引了不少旅客順道前往東涌購物，甚至"迫爆"社區。可是，前往東涌的旅客必須通過大橋才能到達最接近的小市區，毗鄰還有香港迪士尼樂園、寶蓮禪寺及昂坪360等旅遊景點，在在都有利於長遠發展東涌及更多旅遊區。

代理主席，關於港珠澳大橋開通後的人流和車流問題，整個政府團隊也是相當着緊的，亦會全方位改善相關工作。

此外，我們亦透過A線巴士和B線巴士把人潮分流，這樣既可減少旅檢大樓的擠擁情況，亦可減少對東涌居民的騷擾。

除此之外，金巴推出預先購票的安排，亦限制了高峰期過關人士的數目。

我們亦會在旅檢大樓安排一些購物點，令一些不打算前往市區的旅客不會被帶到市區。

我們希望有關安排有助紓緩東涌居民的情況。梁議員剛才問到，政府會否利用交通運輸把旅客帶到其他社區。我希望在此重申，我們首先是希望把旅客直接帶往旅遊景點及購物中心。

主體質詢的主題關乎將來東涌發展的交通配套。
代理主席，局長把東涌新市鎮標榜為宜居城市，而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要做到新增的144000人口可以就近就業。未來鄰近三跑、機場北商業區、博覽館及人工島上蓋的發展，將可增加14萬個職位，絕對是一個天衣無縫的配合。代理主席，早前香港機場管理局及港鐵公司進行了一項研究，利用機鐵路軌，將來終極可頻密至每8分鐘一班列車，再加插另一班列車在其間行走東涌東站至博覽館站，已知在技術上是可行的。這方案的賣點是，只須投資在列車及信號系統，而其他所有硬件，例如月台、路軌及車站，皆可以使用機鐵線及新東涌東站現有的。

大家都明白，就着"明日大嶼願景"，有很多規劃正在進行，也有很多交通配套方案正在研究，我們亦已邀請機管局就港珠澳大橋上蓋及日後機場的運作進行研究。因此，現時有多項研究及分析正在進行。

這是新的資料，請在其他場合跟進。

有人其後警告，如果任何人協助這些社團......

主席，如果特區政府根據《社團條例》取締任何非法社團或三合會社團，我認為這做法值得肯定，因為有助維持社會秩序。

如果不能，政府會否修改有關條文，以堵塞有關的法律漏洞？

主席，司長多次提及《基本法》第三十五條的條文。《基本法》當然凌駕於本地法例，因此司長的答覆已經很好。

過往不少律師行曾代表無數觸犯《社團條例》的人士答辯，我也相信法援署可能曾處理此類個案。

我留意到，張國鈞議員剛才只是提到一些非法行為，但司長卻煞有介事地提及"港獨"行為。當局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最後一段表示："至於個別情況是否觸犯法例，由於每宗個案牽涉的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我的理解是，在某些情況下，律師有機會犯法。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主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攜帶、郵寄進境的動植物及其產品名錄》，水生動物產品屬禁止攜帶或郵寄進境內地的物品。據悉，近年本港海味業界的生意額下降，今年國慶長假期期間，內地旅客在本地海味店的消費額較去年同期下跌逾三成，估計與內地口岸執行《名錄》有關。

主席，早前有來自海味業界的朋友向我強烈反映，認為內地這項安排匪夷所思。事實上，以往購買手信回內地十分普遍，但現在連一包蠔豉等乾貨也不能入境。

根據世界動物衞生組織的指引，不同產品或海產也有機會含有不同的致病原。

我們尊重當局的考慮。

即使有關產品屬自用性質，也不獲准攜帶入境。

主席，這對業界來說非常重要。

現時我們主要是針對禁止攜帶或郵寄動植物或其他產品的安排。

有關規定，亦適用於包括香港在內的所有輸出地區。

從事相關貿易的業內人士，當然會掌握有關這項限制的詳情，但一般市民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墮法網。

至於其他產品，當然我們要按不同法例處理，或由國內不同單位負責。我們會繼續留意這方面的工作，並與不同單位保持溝通。

2015年至2018年10月底期間，署方為127批合總約430噸海味乾貨產品簽發衞生證書，其中49批共210噸貨物出口至內地。

主席，我謹以《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並匯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重點。

主席，首先，我要衷心感謝《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張華峰議員和各位委員、法案委員會秘書處和法律顧問的努力，令《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在此，我亦感謝曾經向法案委員會表達寶貴意見的團體及人士。我們在今年4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後，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兩次會議，討論《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和條文。我們在考慮了審議《條例草案》過程中收到的意見及仔細研究《條例草案》的條文後，提交了一些修正案，以便釐清相關條文的涵義，或作出一些技術性修訂。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有關修正案。關於政策目的，正如我動議二讀辯論時表示，《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在2014年3月生效的新《公司條例》。新《公司條例》自實施以來，為在香港註冊成立和營運的公司提供現代化的法律框架，並引入多項簡化法定程序、減低公司遵規成本和照顧中小型企業需要的措施。是次修例旨在反映新《公司條例》實施後的發展情況，釐清政策原意及刪除不清晰和不一致之處；並且進一步放寬新《公司條例》中的一些要求，給予中小企遵規時更大彈性，讓他們在香港營商更為方便。是次修例建議主要屬技術性質的修訂，概括來說，可以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別建議的修訂是為反映新《公司條例》實施後的新發展。

然而，我們會持續檢討新《公司條例》的實施情況，包括有關的規模準則。剛才提到另一項屬於反映新《公司條例》實施後的新發展而作出的修訂，是因應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新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所作出的。

《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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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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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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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

《2018年公司條例草案》。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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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本會恢復《旅遊業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姚思榮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所以，當局必須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讓市民了解如何分辨及適當選擇持牌旅行代理商，旅監局更需要適時更新及公布持牌旅行代理商的最新名單。

陸頌雄議員提出修正案，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38條及第39條，把旅行代理商與導遊和領隊之間的合作關係，劃一規定為僱傭關係。

坦白說，《條例草案》只提供規管本港旅遊業發展的一個框架，勞工界議員關注的很多關於業界權益的問題，例如導遊及領隊的牌照、墊支費用及強迫購物的責任等，均要由未來的附屬法例以至成立後的旅遊業監管局以行政措施處理。旅監局的成員及上訴委員會的成員，全數由政府委任，以致立法會的旅遊界代表亦不一定必然成為旅監局的成員，這是《條例草案》不明朗的地方。即使存在眾多不明朗的地方，我仍看到《條例草案》的一些改進的措施。站在勞工的立場來說，如何保障業內的前線員工的權益至為重要。不同的勞工組織各有自見，但經過與政府的多番角力和周旋後，政府建議旅行社必須為行業的領隊和導遊於出團時購買保險，無疑是向前走了一步。我曾經諮詢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屬下的香港導遊總工會，他們支持政府的建議，認為這是在爭議之中找到一個平衡點。實際上，更有效規管旅遊業的發展實在刻不容緩。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東涌頓時成為香港旅遊的熱點，當中的旅行團良莠不齊，大量旅客湧至東涌，嚴重騷擾了居民的生活。隨着香港連接內地基建竣工，不難想象會有更多內地旅客來港觀光購物，香港必須有更完善的政策，規管旅遊業的發展。我支持《條例草案》的通過，但同時建議政府設下確實的檢討日期，以檢視有關領隊導遊保險政策的成效，而一些有關旅遊業僱員的權益，我亦希望在未來的附屬法例中，政府能有所關顧。

很可惜，數年前曾經發生多宗事故，包括強迫旅客購物、惡導遊，以及懷疑有旅客因購物爭執而死亡，大大損害了香港作為友善待客之都的聲譽和形象。

旅監局亦會將現有旅遊業賠償基金的某個百分比，撥作成立旅遊業發展基金，資助業界推動行業持續發展，藉此提升業界服務和操守的水平。

上述規定都有助杜絕行內不法分子及害群之馬，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我絕對支持。我期望《條例草案》獲三讀通過後，當局會盡快完成針對強迫旅客購物行為的附屬法例，提交本會審議及落實執行，避免過往的強迫購物及惡導遊事件再次發生。擬設的旅監局成員由非業界人士佔大多數，主席亦並非來自旅遊業界，這安排將有助確保旅監局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對於有議員質疑旅監局中代表領隊或導遊的成員人數較少，認為應該由不少於4位增加至不少於6位，我認為這問題可以待《條例草案》生效一段時間後，在旅監局實際運作後才再作檢討。

當然，若一旦發現有旅行社透過"假自僱"方式聘用領隊或導遊，以規避相關的勞工法例要求，當局就必須嚴正執法，以保障領隊或導遊的應有權益。代理主席，我認為《條例草案》只能解決香港旅遊業現時面對的部分問題，業界仍然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包括酒店及旅館供不應求、房租昂貴，導致非法賓館及民宿叢生。有關問題除了涉及相關法規及整體旅遊發展規劃外，亦再次突顯香港整體土地供應不足，不單本地居民沒有足夠房屋居住，外來旅客亦沒有合適的酒店及旅館房間以供入住。另一個香港旅遊業界，以至整體香港社會面對的問題，便是現有大部分旅遊景點和配套設施已經爆滿，旅客想購物、飲食或乘坐纜車、玩機動遊戲，甚至使用洗手間等，經常要大排長龍。

代理主席，我想提的最後一點是，旅監局的職責是監管旅遊業界。至於向外宣傳、推廣香港旅遊業，則由旅遊發展局負責；而整體旅遊政策、考慮應否提供更多新景點或新酒店等，我相信應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

希望局長稍後能夠說一說。我不知道政府提出《條例草案》的時候，有否想清楚我剛才說的問題，包括就各個旅遊業相關組織的職能、角色、架構，以至香港整體的旅遊政策的發展方向和推動等，有否進行一次深入而詳細的檢討？如果沒有這樣做，難怪政府經常被批評為只懂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兩天前，消費者委員會發表報告，指政府對很多行業特別是美容業的監管極之不足。

這些事我說出來也感到羞耻，我們對外宣稱香港是旅遊城市、旅遊之都。香港旅遊發展局每年獲政府數以億元計的撥款推廣旅遊業，換來的香港名聲並非旅客之都，而是"劏客"之都。

政府過往一直表示要讓旅遊業自我監管，旅議會於1978年成立，至今已40年，政府說要讓其自我監管，不就跟現時的美容業一樣，依靠自我監管，但可行嗎？香港不就淪為"劏客"天堂。

不過，話說回來，究竟旅監局有否足夠力量令旅遊業撥亂反正，仍有待觀察。

但是，究竟該局制訂的指令、行為準則和罰則是否有效，很視乎該局投放多少人力、物力和有多大的決心執法。

據報道，不同的"劏客"商店滿布土瓜灣，其經營手法是怎樣的？

大家要明白，旅監局可能可以監管導遊，但不良營商者不僅是導遊。局長應聽得懂，不良營商的還包括這些大寶號，無論是售賣名錶、巧克力、紀念品的，或是滿布彌敦道的藥房，"劏客"手法層出不窮。

隨便走進某間寶錶廊，看看有否出現不良營銷手法。政府甚麼也沒有做過，任由"劏客"店繼續在港經營，將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敗壞為"劏客"天堂。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不成文規定的有關一條龍服務。其實這情況與內地開放旅遊有關。

這可稱為結構性犯法，即不是單一事件。

我認為如果政府滿足於成立旅監局，以為這樣便可解決香港的"劏客"情況，未免過於天真。

最終不單傷及市民，也會令香港失去良好的經營環境，令香港在自由經濟體系中失色。

此外，我們完全支持政府做任何事情促進旅遊業發展。不過，正如郭家麒議員剛才所說，正因旅遊業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我們尤其擔憂旅遊業衍生一些問題，因而影響香港的聲譽。"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這句話很難聽，對嗎？

《旅遊業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政府自2011年起已進行廣泛諮詢和討論，但為何要到2018年，《旅遊業條例草案》才提交立法會作討論呢？

過去8年，隨着社會上發生不同的事情，旅遊業的經營模式也有實質的改變。究竟《條例草案》能否真正對症下藥？公民黨固然支持《條例草案》，但我也懇請政府不要隨着《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就安於現狀，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時間不會等人，旅遊業的經營模式也會因時而變。如果政府認為《條例草案》通過便可以一了百了，我相信這未免過於天真。接下來，我希望就旅遊業監管局的運作與管理及財務安排兩方面，提出公民黨的意見。旅監局的成立，是為了引入制衡措施，設立適當的保障和監管，以便管治及規管業界。無論如何，設立旅監局總比依賴業界自律更為有效，對消費者也有較完善的保障。我們支持設立旅監局，主要是因為以香港旅遊業議會為主的現行制度監管不力。正如剛才其他同事提及，旅議會在1978年成立，至今已有40年歷史，是政府承認的業界自我監督組織，但這個自我監督組織是否真正有效呢？大家有目共睹。《旅行代理商條例》訂明，所有旅行代理商須先成為旅議會會員，才可申請旅行代理商牌照；所有外遊領隊必須領取由旅議會發出的領隊證；所有接待入境旅客的導遊必須領取由旅議會發出的導遊證。代理主席，雖然規定的範疇廣泛，但旅議會只能透過內部紀律處分機制規管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

便是旅議會沒有執法權，業界擔心因處分註冊旅行社，令消費者得不到旅遊服務，反而招致更多投訴。因此，旅議會不敢貿然懲處代理商，以致一直被人批評監管不力，在各個方面均未能真正有效規管旅遊業。代理主席，問題是法例和罰則能否發揮管治效果呢？且不說備受爭議的港珠澳大橋落成，引來一大群一天自由行的旅客，對東涌新市鎮居民造成困擾；單說內地入境旅行團的違規事宜，如果沒有團友提出投訴，旅監局是否能有效打擊這些個案？雖然《條例草案》提出打擊與內地俗稱"野馬"的旅行代理商合作的條文，將本地旅行社與它們的合作刑事化，但正如近日傳媒所報道，內地旅行社往往要求團友以自由行身份進入香港，入境後又以親友身份帶他們參觀。

正如剛才所說，2011年就內地團對本地人生活影響推出的措施，到了2018年已不合時宜。

當局應加強執法。隨着港珠澳大橋開通，東涌湧現無法由香港旅行社接待的內地旅行團，也有疑似內地領隊以旅遊簽證來港帶團當"黑工"，以及香港導遊不理團友讓他們自由活動。

代理主席，除了從旅客角度看事件外，我們更應以市民的角度出發進行規管，並應考慮旅行團對香港居民的影響，包括規定旅行團不得乘搭公共交通運輸或滋擾民居等。政府應該研究及細心考慮上述建議。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些只是拋磚引玉的例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護市民的日常生活不受影響。更加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清楚訂明何謂"損害香港旅遊業界的聲譽"的行為。《條例草案》第993c條訂明，損害香港旅遊業界的聲譽，或有迫切風險損害香港旅遊業界的聲譽的作為或行為，可被撤銷或暫時吊銷牌照。

此外，旅監局現時成員中，業界人士只佔一半，會否惹來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怨言呢？

希望政府，特別是局長稍後答辯時，可以清晰說服香港人，以釋除我們的憂慮。此外，我亦想談旅行代理商的發牌問題。有營業處所的旅行社當然容易規管，但現時很多消費者會選擇由網上旅行社提供的服務。

旅監局未來需要自負盈虧，其收入除了由政府提供的一筆種子基金外，也來自旅行代理商就外遊費向旅監局繳交的徵費，作為局方的恆常經費，還有牌照費和內地入境旅行團的登記費等。

我希望局方未來能夠就此制訂有效的行政措施。

代理主席，《旅遊業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要回應旅遊業界及公眾在2011年諮詢中所達成的共識，成立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即旅遊業監管局，接管現時由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及旅議會所負責的發牌和規管旅遊業的職能。事實上，現時旅議會在監督旅遊業的工作方面，擔當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旅議會於1978年成立，原先是業界自發成立，自我監督，以持續推動旅遊業發展的業界職能。經歷數十年發展，旅議會從業界運作和發展的角度，設立並發展出一套專業的規管模式，亦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認可。目前，不管是協助港人出外旅遊的外遊旅行社或接待訪港旅客的入境旅行社，均須成為旅議會的會員才能申請旅行社代理商的牌照，同時外遊領隊及本地導遊亦必須分別取得旅議會發出的領隊證和導遊證。除規管的工作外，旅議會作為業界的組織，也關顧行業自身發展的需要，為業界提供不同的培訓課程及技術支援。另一方面，旅議會亦負責與政府及海外和內地旅遊機構溝通和合作，以及回應公眾對各項旅遊相關事宜的關注。除處理旅客的查詢和投訴外，相信大家也知道，每當外地出現地震等天災人禍時，便會出現旅議會的身影，從中積極協調，並為公眾發放即時資訊。旅議會在過去40年的工作和努力，成效有目共賭。然而，由於本地旅遊業的發展與十多二十年前已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無論是業界或旅議會本身也有意見認為，現行的規管模式有需要作出改變，以回應目前的發展需要。這些討論，我在多年參與旅議會的工作期間也有參與其中。事實上，在回歸前或回歸初期，本地旅遊業均以經營外遊業務為主，監管制度的設計，也是針對港人外遊時遇到的問題，保障香港消費者為主，例如收取旅遊印花徵費及設立旅遊業賠償基金，以便港人在出現問題時，可獲得相應的賠償和保障，成效相當好。然而，在2003年沙士一役後，內地開放自由行，本地旅遊業便出現了一些新發展和變化。入境旅行團的數量大幅增加，接待入境團為主的旅行社亦相應增加，本地旅遊業因而受惠不少。但是，開放自由行亦對本地旅遊景點和購物區的承載力構成極大壓力，並對本地居民的生活產生衝擊和影響。這牽涉本地旅遊業規劃發展的問題，需要政府作長遠及仔細的規劃來處理和解決。不過，開放自由行亦衍生了一些入境旅行團的規管問題，可說是超出當初設計監管制度能夠處理的範疇。值得注意的是，旅議會只是一個由業界自主成立、自我監督的規管組織，並無任何執法權力，面對入境旅行社的一些違規行為，也只能夠不斷更新守則，並要求旅行社遵守。然而，由於旅議會始終不是執法機關，某些違規旅行社因而拒絕旅議會的巡查，令規管工作相當困難，充其量只能凍結這些旅行社的會籍。同樣地，負責旅行社牌照申請的註冊處也沒有執法權力，最終只能以取消註冊來發揮規管的最終效應，導致入境旅行社的違規行為一直難以有效根治。

我相信大家仍然記得2010年網上流傳的一段影片，有本地導遊在旅遊巴士上大聲斥責旅行團團友沒有在購物點消費足夠金額。事實上，這宗個案並非特別的例子，曾有旅客因被強迫購物而與導遊發生爭執被毆，最終傷重死亡。事件大大影響了香港旅遊業的信譽，而這亦非本地業界所願見的。面對強迫購物的問題，旅議會曾積極處理，並訂立多項措施打擊"零團費"及"低團費"的入境旅行團，避免旅行社為賺取佣金而強迫旅客購物。誠然，在旅議會採取措施後，加上內地自由行的旅客越趨成熟，強迫購物的情況亦逐漸減少。可是，旅議會訂立的規管方法始終不是法例，而旅議會亦非執法機構，故此阻嚇力有限，令強迫購物的情況始終無法完全杜絕，旅議會至今仍不時接獲有關強迫購物的投訴。另一個例子是近期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大量即日來回的內地旅客訪港並湧入鄰近的東涌社區，令居民的生活備受困擾。這些內地訪客不少是跟隨違規的內地旅行團來港的，這些旅行團既沒有向旅議會登記，亦沒有香港旅行社接待，更沒有本地導遊帶隊，俗稱"野馬"的旅行社。其實，這些無牌導遊及"野馬"旅行社的出現並非一朝一夕，只是近期大橋通車後令問題再次大量湧現。面對這些無牌導遊及"野馬"旅行社，無論是旅議會或註冊處，都因為沒有執法權而須轉介警方跟進。即使旅議會發現疑似違規旅行團，但也因旅議會名不正、言不順，部分團體不願意接受查問，以致難以搜證判定那些旅行團有否違法違規，更無法即時作跟進處理，致令規管工作出現缺口。除了沒有執法權的問題外，旅議會目前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旅議會一方面作為行業的代表，但另一方面又要承擔規管業界的角色，往往是左右做人難，一邊被業界指責沒有維護業界的權益，另一邊又被批評"自己人管自己人"。事實上，過去旅議會曾經提出一系列措施處理強迫購物的問題，亦曾被部分業界指責沒有考慮業界的運作需要，後者更因而發起不合作運動。旅議會前總幹事董耀中先生在退休前也感嘆，情況猶如"豬八戒照鏡，兩面不是人"。成立法定的旅監局執行發牌及規管的工作，一方面可以解決目前旅議會沒有"牙力"、沒有執法權的問題，加強對旅遊業少數害群之馬的規管；另一方面，可以讓旅議會抽身而出，更專注於擔任業界代表及協助業界持續發展的角色。因此，我支持通過《條例草案》，改革現有的規管制度。然而，《條例草案》的具體內容有數點是值得關注的，例如關於網上旅行代理商的規管問題。《條例草案》訂明，除了在香港經營出境或入境旅遊業活動的旅行代理商外，任何人在香港境外經營出境旅遊業務活動，並在香港境內或從香港境外向香港公眾積極推廣任何該等業務活動，均須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條例草案》的目的，旨在將日趨普及的網上旅行代理商納入規管，這亦已獲得業界的支持。然而，至於如何執行有關法例，特別是不少網上旅行代理商是在海外註冊及在海外運作，政府至今仍未能作出實在的交代，難免令人質疑法例能否有效監管這些網上旅行代理商。

我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政府當局能繼續認真研究有關問題，讓有關條例能夠充分發揮作用，達到促進行業健康及長遠發展的目的。與此同時，我亦希望政府能關注旅議會這一個具有歷史、曾經發揮重要職能的業界團體，如何能夠在旅監局成立後轉換其功能，成為類似總商會的業界團體，繼續發揮其在團結及代表業界，與政府保持良好溝通，提升業界專業水平，協助處理危機和調解個案方面的工作，為旅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維護業界良好信譽等功能。在這轉換過程中，希望政府能夠給予協助和支持。

旅遊業的增加值，由2006年的474億港元上升至2016年的1,124億港元，升幅為9%。旅遊業的就業人數更高達26萬人，約佔總就業人數的7%。旅遊業不單對經濟有重大貢獻，亦為20多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因此，本港旅遊業有良好的發展，不論對經濟或就業都有重大的幫助。不過，旅遊業多年來一直缺乏獨立的監管機構。現時香港旅遊業議會由業界代表組成，雖然有規管功能，但卻主要由旅行社、旅行代理商負責人組成，沒有前線導遊和領隊代表。旅議會的職能，包括規管領隊及導遊等前線員工。

對前線員工的規範，旅議會只從僱主的角度考慮，較少從保障僱員的角度出發。因此，前線員工多年來爭取設立中立、獨立的規管架構。這項《旅遊業條例草案》其實走出了正確的方向。除了員工對旅議會不滿，社會亦存在很多疑問，認為旅議會在監管旅遊業的發展上經常無心無力、無所作為。究竟旅議會有否發揮應有的職能及做好監管工作？近年內地訪客是本地旅客的最大來源。

工會估計，全港只有不足兩成港珠澳大橋旅行團有持牌導遊帶團；很多"大橋團"都是未有登記的違規旅行團，即所謂"野馬"旅行團。帶團的內地導遊，以自由行簽證來港違法工作。帶團來港後，沒有安排本港旅行代理商提供的導遊接待。即使部分旅行團有導遊帶領，有些卻是無牌導遊，不論對旅行團的質素或本地導遊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影響。然而，旅議會卻經常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態度，令業界特別是前線員工非常失望。成立一個對僱員較公道、具有真正監管職能的旅遊業監管局非常重要。政府終於提交《條例草案》，以設立旅監局。旅監局成立後，將會成為獨立的監管機構。現時旅議會的發牌及規管職能、旅行代理商諮詢委員會的顧問職能，以及旅遊業賠償基金的管理，均會隸屬旅監局的職能範圍內。此外，旅監局負責設計和實施一套懲處機制，用以針對違反紀律守則的持牌旅行社、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同時要發出指引及行為守則，讓各類持牌人遵行。前線導遊、領隊認為，旅監局作為一個獨立的監管架構，具備規管功能，更是一個獨立的公營機構，應該較現時的旅議會做得更好，為僱員提供更完善的保障。進入《條例草案》的審議階段，旅遊業界前線員工希望把就業保障納入《條例草案》。第二，為僱員提供就業保障，而非以"假自僱"的形式受聘；及在發生傷病意外時，應獲得職業補償。第三，旅監局應有足夠的前線代表組成，以便為前線員工發聲。

如旅行代理商未有安排領隊陪同外遊旅行團，最低限度要通知團友。從領隊的角度看，當然希望規管所有外遊團安排領隊。

消費者在選擇的同時，更重要是要清楚知道，參加的旅行團究竟有否安排外遊領隊？

坦白說，絕大多數團友為了保障自己，都希望揀選有領隊的旅行團，這亦間接保障了領隊的工作。讓旅客知道有沒有領隊帶團，是最低限度的知情權。

事實上，旅遊業普遍存在一個"假自僱"現象。

其實導遊、領隊的受僱身份非常明確，因為導遊、領隊帶領的客人並非由他們選擇，而是由旅行社安排；而酒店住宿、旅遊巴，以及每天的行程景點，都是由公司決定。從任何角度看，導遊和領隊都不是自僱人士，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選擇。

導遊、領隊以"假自僱"方式受僱於旅行代理商，這是業界多年來習非成是的惡習。勞工界必須清楚告訴大家，這絕對是"假自僱"，沒有商榷的餘地。

因此我提出修正案，訂明旅行代理商與導遊、領隊之間，應訂立清晰的僱傭關係。不過，當局一直不同意，因為業界持不同意見。例如有業界人士表示，有導遊及領隊希望接待數間旅行社的旅客，所以他們不希望有一個硬性的僱傭關係。

導遊及領隊不享有假期、年假、強積金、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冒着如此巨大的風險上班，對前線的導遊、領隊是否公平？

這種存在一定風險的職業，竟然不受任何保障。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為導遊和領隊提供僱傭保障。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另一方面，我提出另一項修正案，要求旅行代理商為導遊、領隊購買保險。當局不同意我這項修正案，但答應會以行政措施確保僱員得到保險保障，我初時也很高興。

第一，保險由僱員自行購買，然後由僱主發補助金。

如因意外不能上班，每天補償只有200元，上限為5日，即合共1,000元。

第二，如因交通意外死亡，賠償額是60萬元，普通意外死亡賠償額則為40萬元。

因此，我提出這項修正案。不過，由於手民之誤的技術原因，修正案未能在本會進行辯論，我就此向業界前線員工致歉。我希望各位議員繼續支持我動議有關僱傭關係的修正案，令導遊、領隊和旅行代理商訂立真真正正的僱傭關係，確保導遊、領隊得到應有的保障。有關旅監局成員的業界代表方面，我們認為應加入更多前線員工作為代表。當局承諾邀請"不多於4名"導遊或領隊代表，我們認為比以往的旅議會有進步。

旅遊業多年來運作紛亂，"負團費"、"零團費"、強迫購物等問題層出不窮。有部分旅行商淪為害群之馬，影響整體旅遊業的聲譽。

民主黨一直認同政府應加強規管旅遊業，並認為政府成立法定監管機構，以便以更公正及更具透明度的手法，處理旅遊業的很多問題。

不過，政府的諮詢在2011年展開，所以今次提交立法會的《條例草案》，有很多立法建議只着重保護業界並已不合時宜。其中《條例草案》的立法建議會否扼殺新經營模式的旅遊服務發展？舉例而言，《條例草案》規定，為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而領取牌照時，申請人須滿足有關營業處所的規定，旅行代理商的經營地點要向公眾開放，亦要讓公眾易於到達。不過，對於許多網上旅行社來說，其實現時只要一部電腦便可以做生意。

《條例草案》原先要求最少有1名管理人員具有兩年旅遊業工作經驗，並且最少有1名全職僱員。對於很多網上初創公司，這些人手規定又是否必要？

我在法案委員會曾多次提出，政府的規管這麼嚴謹，其實只會扼殺新科技的應用，與政府近年聲稱要為推動科技拆牆鬆綁的主調背道而馳。如果落實政府這項立法建議，本地的網上導遊配對服務、本地特色旅遊或新發展等很多想法，都會因為《條例草案》的實施而不能夠實現，又或令加入旅遊業提供服務的成本大幅上升，最終扼殺整個行業的創新理念。在法案委員會首5至6次會議上，我集中要求政府解釋《條例草案》對初創企業的影響，並要求政府放寬某些過時的規定。政府最初只表示要維持實體經營者及網上旅行社的公平競爭環境，所以不願意放寬任何規定；幸而政府突然在今年年初的會議上改變主意，同意撤回對"營業處所"、"分行資本"及"人手規定"的要求，減輕了初創企業的合規成本，亦減少了很多無理及不必要的規定。當然，在政府的修正案中，其實仍然保留了"資本規定"及"保證金規定"等數項規定。根據現時《條例草案》對於"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所定的涵義，假如有人在網上平台聲稱為來港旅客提供特色導遊服務，該人便需要向旅監局領牌，並且要符合上述有關"資本"及其他保留條文的規定。因此，如果政府可以進一步針對初創企業放寬規定，降低進入行業的門檻，甚至參考"金融沙盒"的做法，容許創新的旅遊服務在放寬規管的環境下進行試驗，對於行業整體長遠的發展及運用創新科技方面，可能會更好。不過，政府現時走出這一步，某程度上是要在規管旅行社與促進行業發展之間取得平衡。今次政府願意接納民主黨的意見，是否代表政府在施政上的一種突破？這還需要更多時間去觀察。回顧政府以往對Uber、無人車發展，以至很多新科技的試驗或應用，都是採取很保守的態度，其政策考量往往以保護既得利益者為先。今次《條例草案》刊憲，當局亦是用這種思維邏輯，以保護業界利益為基礎，設立門檻限制新經營者利用創新科技提供服務。所以，政府今次竟然改變態度，願意接納民主黨的建議，我覺得可能覺察到網上旅遊服務的趨勢其實已經不可逆轉，而業界本身亦都開始營辦很多網上業務。無論如何，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值得肯定的。我希望將來無論是邱騰華局長所帶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或其他政府部門，應以開放的思維，理解創新科技對行業推展的好處，以及可以應用的空間及範疇。我們亦需要提供一定的平台和空間，讓業界最少可以進行試驗。所以，我很高興在這項《條例草案》中，政府願意以減少干預和拆牆鬆綁的目標作為取得平衡的基礎，令社會上不同的人士能有空間發揮創意，令社會在自由競爭下整體進步。但是，《條例草案》另一個具爭議的地方，就是它意圖規管境外旅行社。境外旅行社相當難以規管，因為它們本身是境外的單位，如何可以規管？《條例草案》第41b條提到，如果有人在香港境外經營針對香港人的外遊服務，包括提供交通工具及住宿，並且"向香港的公眾積極推廣任何該等業務活動"，便需要向旅監局領牌。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不同的議員也問到，政府可以怎樣要求境外公司向香港旅監局領牌？政府表示，世界各地對網上旅行社都沒有明確的規定，不過，香港旅遊事務署已經與國家旅遊局商討，如果在內地的網上旅行社有問題，會交予內地處理。針對其他國家的情況，香港政府亦會與有關的國家商討。環顧現時很多網上旅行社，當中某幾間由內地經營，確實申請了香港的旅行社牌照。但是，某些經常透過電視廣告向公眾積極推廣的熱門網站之中，除了那間名稱以字母"E"字起首的旅行社有申請牌照外，其他的都沒有。政府指出，立法後雖未必可以執行，但始終可以定時公布持牌旅行社名單，令消費者得以分辨。然而，如果日後大部分海外網站的經營者都不註冊，又或有某個沒有註冊的海外經營者令到大量香港旅客有所損失，政府和旅監局又可以如何執法呢？民主黨歡迎政府有新思維，嘗試考慮對網絡世界進行規管。

最後，除了上述的問題外，民主黨認為《條例草案》有很多不清楚或不合適的地方。不過，政府在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已接納部分意見，亦修訂了某些建議，例如旅監局的組成或其他程序等，從而令《條例草案》更加清晰。

我們會支持政府的修正案，以及經修訂的整項《條例草案》。對於陸頌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其中一項針對第37條，要令旅行團團員掌握更清晰的資料，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所以我們會贊成陸議員就這部分提出的修正。至於他另一項修正案，把旅行代理商與導遊和領隊之間的關係規定為僱傭關係，是否通過了陸議員的修正就能解決問題，還是通過他的修正後會有更多的問題，我稍後在修正案辯論時，可能要向陸議員了解更多，才會作最後決定。

此外，局長最近就內地入境團沒有香港旅行社接待一事作出回應，表示這做法不一定觸犯香港法例。他說關鍵在於在香港提供的旅遊服務是否包括代客獲取香港的住宿和交通。

我覺得局長在回應這一點時要清晰地加以闡述。

我的發言到此為止。

我們今天辯論《旅遊業條例草案》，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成立旅遊業監管局。我認為這項《條例草案》來得非常遲。

事件發生後，有兩名人士在逃，一名是內地領隊，一名是所謂的"本地導遊"。然而，後來傳媒查證，那名"本地導遊"根本是內地人或新移民。當然，在事件發生之後，引起整個社會及國際迴響，原來香港會迫使旅客購物，不購買的話就會關上店鋪大門甚至使用武力，不小心把旅客打死。在那一陣子，香港整個旅遊業及聲譽毀於國際。然而，香港人或香港社會明顯知道，旅行團的購物地點或那間商店根本不是由本地人營辦。事件發生後如何規管，成為整個社會爭議的課題。但是，這件事件是不幸中的不幸。我相信大家可能不記得，那位內地遊客被毆打致死，涉案的4名人士最初被判誤殺及在公眾地方打鬥，後來經過一輪程序，死去的遊客被裁定心臟病致死，結果涉案的內地領隊及本地導遊的控罪由誤殺改為普通襲擊，最終被判監禁4個月及5個月。那名內地領隊在香港被判刑之後曾保釋外出，但更荒誕的是，他發現在香港生活的費用太貴，寧願坐牢。事件告一段落。

《條例草案》到2018年才提交立法會審議，建議成立旅監局，說那是獨立的法定機構，可以避免我們剛才所說的情況，特別是這宗案例所顯示的問題。

當中的過程是否公開、透明？資訊是否完全公開發布？

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很多委員關注東涌或土瓜灣等地旅客"迫爆"的情況，擔心該等地區會成為另一個北區。局方的回應是，已經採取多項針對性的措施，又會不時派員實地巡視，甚至日後的旅監局有權派員實地考察。

我不相信可以，即使政府說旅監局有權拒絕為有關店鋪進行登記。

再者，我收到土瓜灣民政事務處前線員工的投訴，指當他們突擊巡查或到場提供協助時，有人通報——當然可能是由地區有勢力的人士通報——令那些黑店預先作出防備，避免被搜出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貨品。在這些方面，旅監局的職能完全沒有觸及。整項《條例草案》除了"香港永久性居民"這數個字外，其實沒有提及社區，亦沒有提及對居民的滋擾。

當然，我想大家也反思一下另一問題，我們所說的旅遊業，究竟是水貨業、走私業，還是真正的旅遊業？

在討論期間，政府說旅監局會派員到受影響地區巡查，亦會制訂合適的行政措施。如果有關店鋪屢勸不改，故意不合作，缺乏有秩序管理入境旅行團，經過調查及相關程序，當局便會處理。

上水的街坊，連到樓下吃魚蛋粉也不可以。

很簡單，這項《條例草案》能否避免再次出現北區的情況？因為大量遊客，尤其來自大陸的遊客，破壞當區的社區生態，令居民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受到影響。日後旅監局的職能無法處理這些問題，可能只是對那些"零團費"或剛才所說的"野馬"旅行團，有少許阻嚇作用。但是，對於本地社會，對我們的社區來說，是否真的可以改變現況？

無論是消費者或居民都知道，政府在地區做了那麼多離譜的事，現在將責任由香港旅遊業議會交給旅監局。東涌即將面對的狀況，是否成立旅監局後便可以改善呢？我夠膽斷言：一定不可以。

原有的制度是由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向旅行代理商發出牌照，而香港旅遊業議會則負責行業的自我規管。在香港，行業自我規管實施一段時間後，往往發覺出現問題，政府才逐步引入較為嚴格的法例規管。不過，多位議員也提到，香港近年發生旅遊業界的多宗違規事件，有些甚至非常嚴重。有些案件涉及經營內地入境旅行團業務，以致社會上有越來越大的訴求，要求改革現行的規管制度。既然要更新這些規則和法例，我們當然希望政府更有遠見，我們對政府亦有更多期望，希望規管合時，又不會過於嚴苛，窒礙創新的形式。但是，很可惜，近年很多類似的法例修訂正正出現這種情況，便是用舊思維來更新法例，變相出現可能窒礙創新活動的機會。就《條例草案》的主要範圍，我特別關注兩點。第一，加強旅行代理商的發牌制度的措施，包括引入繳存保證金和提高入場門檻，對本地初創企業或僅有少量啟動資金的創業人士而言，會否窒礙他們發展新式的旅遊產品或服務的機會。

新的制度會取代旅議會現時藉行政方式實施的核證制度，並會在決定是否發牌時參考現時旅議會的規定，例如申請人的年齡、教育程度、曾修讀的培訓課程及通過的考試等，以進一步提升業界前線從業員的質素和專業水平；而導遊或領隊每次續牌時，均須完成旅遊業監管局指明的持續專業進修計劃。有了這種監管，表面上當然是好的，但問題是如何監管才算是合宜和合時呢？在保障消費者之餘，是否可確保涵蓋不同的旅遊體驗方式，不會讓規管模式的舊有想法，窒礙新興行業採用營運新模式的可能性，以致一些初創旅遊企業的發展空間收窄？所以，我第一項關注的是《條例草案》會否不利新興旅遊體驗的發展。

雖說為保障旅客安全須要求導遊學習急救等課程，但除此之外，是否有需要強迫這類導遊學習香港各區旅遊景點的知識？是否可考慮豁免從事小規模旅遊體驗的導遊無須考牌呢？我知道坊間一些新興的旅遊體驗網上平台，對其導遊有很嚴格的要求。平台首先會要求參與提供導遊服務的人試行一次路線，看看他們能否處理，以及是否熟悉該區等。平台也設有評分制度，可以反映參與者的滿意程度，確保服務質素。

政府提出《條例草案》，是希望新規管制度能夠保障消費者權益，提升旅遊業的專業，並且促進業界健康而長遠發展，這些目的大家都認同。但是，我們要細心考慮的是，促進業界健康長遠發展固然重要，但規管是否適度也有很大關係，並且十分重要。提升旅遊業的專業性當然重要，但如果入場門檻的要求過高，會導致一些有一定規模的旅行代理商壟斷市場。

市面上一些具規模旅行代理商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行程可能是前往一些大眾化、人所皆知的著名景點。

所以，透過網上平台進行配對，比較適合一些小型的初創企業，因為對他們來說，大額保證金的確是一個比較高的門檻，繳交保證金後已沒有營運資金，質素因而未必能夠保證。因此，我們真的不希望有關要求扼殺一些處於起步階段的旅遊體驗公司。

數字上，近年新開設的持牌旅行代理商不乏網上經營者。

政府的原意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這是值得支持的，但我們不希望出現過分的規管。從政府回覆法案委員會委員的信件中可見，政府的取態是，無論這些公司是以傳統實體或網上方式營運，有關的營運者均須受到適當監管，以及要為實體和網上經營者維持公平的營商環境。

具有一定規模的中大型旅行社，繳付保證金是沒有問題的，但一些較小型的新興公司可能會有些問題。

其實，這種想法也有點奇怪，為何資訊科技的應用會對旅遊業有負面的影響？

我認為這個邏輯十分奇怪，如果政府有這樣的想法，其實真的不能接受。我們應該理解，隨着科技發展，旅客得到更多資訊和選擇，旅遊產品和服務便應該受到鼓勵，容許它們百花齊放。我也希望政府可以採取真正開放的態度，正面處理新事物，不要再使用舊規矩、舊思維。

我認為《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取得歷史性進展，亦符合社會要求，以及配合旅遊業界的發展。旅遊業現時在香港經濟總值中佔一個重要比例，相關行業及受影響的市民數字越來越多。

但是，對這個範疇了解的政府官員或朋友也會知道，行業現時已作出調整，不再有"零團費"旅行團，但很多來港旅行團都變成"平團費"或"超值團費"旅行團。

簡單而言，在去年的500萬人次的旅客當中，九成以上旅客來港主要到訪九龍城區，他們早午晚三餐在指定食肆吃飯，然後到指定店鋪購物，包括朱古力店、手錶店及金鋪等。當然，我要公道一點，我了解他們也會到山頂逛逛，亦有參加維港夜遊，而這些旅行團主要在港逗留兩日一夜。

大家都可以想象，九龍城區是一個舊區，人多車多、道路狹窄、車位數量又少，特別是區內很多指定食肆都開設在民居樓下。如果大量旅客早午晚三餐都擠在一些指定食肆，便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生活。

我是九龍城區議員，多年來跟進這項議題。

就此，我必須感謝邱騰華局長，我認為今屆政府較過往積極，我知道邱局長特別要求副局長關心這項議題，邱局長和副局長也有親自了解問題。副局長更曾多次到九龍城區，與區議會和業界討論如何進一步處理問題。據我了解，政府已成立一個小組研究旅遊業問題，但小組當然並非僅是討論內地團問題。我多謝姚思榮議員過去協助處理這個問題。我亦想告訴局長，現時雖然得到各方協助，但情況未見明顯改善，特別是在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

我與局長討論這項議題時，局長多次表示，由於現時香港旅遊業議會是"無牙老虎"，也沒有法例監管，沒有阻嚇作用，所以，局長遊說我支持《條例草案》盡快落實。

我同意這點，所以我支持《條例草案》盡快實施。

既然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地區承受五六百萬人次的旅客，我上次提出口頭質詢時也提到，政府必須要求旅議會立即停止接受新增指定商店在九龍城區營業的登記。

我要求局方繼續推進有關工作，因為我也想不到其他方法。如果繼續准許更多商店登記，只會讓問題不斷擴大，亦無法達致當局多次提到的分流作用，因為開設這些商店形成群體效應，如果不停止接受商店登記，他們又怎會到其他地方營業呢？第二，我認為現時的登記門檻太低。

如果商店無法落實管理預案或開店後有大量投訴卻無法處理，便應向他們發警告信，甚至取消他們的登記，因為他們根本不適合在該處開店。正如酒牌局的情況，香港地方細小，賣酒必須申請，亦要確保有噪音管理及其他配套措施。我並非歧視這些指定商店，但這些商店每天接待數十團旅客，即每年接待超過100多萬至200萬名旅客，如果沒有就人流車流作出規劃，便會造成現時九龍城區面對的問題。所以，在旅監局尚未成立前，我希望局方做好這些工作，否則我預計隨着旅行團的旅客人數不斷上升，指定商店的數目亦會不斷增加，屆時當局想管制亦無法做到。最後，我希望局長把這項議題列入重要的工作日程。

過去政府認為旅遊業，特別是營辦內地團屬於商業行為，在這方面沒有制訂任何措施。

其實，香港有不少適合的地方，可以把旅客分流到這些地方。

可是，來自周邊城市包括內地的旅客，在2014年的高峰期有4,700萬人次，但去年卻只有4,000萬人次。主席，任何地方去了數次，自然不會想再去。

很多東西可以發展為產業，並與旅遊業連結，例如韓國的整容、香港的求診、以往的產子甚至注射疫苗，但政府需要在政策或行政措施上予以配合。

所以，如果旅遊業要與其他產業結合，政府真的需要提供配套，不可以任其自由發展，到有關藥品被搶購以至影響到香港人，才解決問題。關於《旅遊業條例草案》，從2010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檢討旅遊業的監管架構，到2018年的今天三讀通過《條例草案》以成立旅遊業監管局，我們足足等了接近10年。為甚麼政府當初會下定決心，提出改革？正如很多議員提及，這是由於內地的"零團費"、"低團費"的旅行團。內地遊客只需支付低廉的價錢甚至免費，就可以來港旅行。

"羊毛出自羊身上"，不在團費賺錢，唯有帶"鴨仔團"購物，商戶自然有佣金回贈旅行社、導遊、領隊。

我給你吃，給你住，但你們不付出。"有關影片在網上瘋傳，兩岸四地的人都看過，中央電視台更以"旅遊醜聞"為題報道事件，這對香港的形象當然有很大影響。政府最終不得不宣布檢討旅遊業的監管架構。經過兩年半的檢討，政府在2013年建議成立新的旅監局。以往，旅行代理商在兩個不同架構下領取牌照及接受監管，首先向旅行代理商註冊處申請牌照，然後再接受香港旅遊業議會監管。導遊和領隊以往只由旅議會發出證件，而不是正式的牌照。新成立旅監局之後，所有旅行代理商、導遊、領隊，全都由旅監局發出牌照並監管，簡化架構，單一處理。如果有人要申請導遊、領隊牌照，就必須在新機制下的領牌考試中合格，並修畢旅監局指明課程，多了一層資格認證，確保旅遊領隊的質素。《條例草案》的重點之一，是旅監局終於有權根據《條例草案》第1532j條，"設立和實施行政計劃，以規管入境旅行團在安排下光顧的商店"。雖然旅行團光顧的商店本身不用領牌，但商店只要是旅行代理商向旅監局登記的商店，都會受到監管。這安排可以阻止"零團費"、"低團費"的問題，如果有店鋪強迫購物，可以舉報。《旅遊業條例草案》委員會曾就此問題進行詳細討論，覺得只針對商店的做法不足夠，因為除了保障旅客權益之外，旅監局還有責任保障旅行團不會滋擾社區。很多建制派議員，尤其從事地區工作的議員，都分享旅行團如何影響社區的原有秩序和生活。早前有傳媒報道，田灣有一間酒樓因不時接待旅行團，每逢午市、晚市人滿為患。一批批旅客在酒樓門前輪候進餐，龍尾延伸至五六個鋪位後，有時甚至霸佔了行車道。有網民曾經拍下過百名內地旅客塞滿田灣街行人路，人多到佔據馬路一條行車線，佔用巴士站，阻礙乘客上落，需要警員到場維持秩序。街坊說問題已持續多年，情況沒有改善。由於當地行人路狹窄，難以容納過百人士逗留，問題長年滋擾社區。這是一個小例子，而我也有親身經驗。

即使市民報案，警員到場也只能協助維持秩序，無法解決問題。

在這情況之下，酒樓與旅行團在用膳時間方面可否配合得好一點，加快集散程序呢？在這方面，旅監局有否一個角色？不單店鋪的服務需要規管，對整個社區的影響亦要關注、處理。

這些旅行團周邊的服務的確與旅遊業相關，但政府似乎無法回答究竟可否規管這類服務，令人有點失望。如果只靠警方和運輸署，是"頭痛醫腳"，接獲市民報警或投訴才處理，而非對症下藥，根治問題。

例如，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有責任要求旅遊巴士公司告知其司機要遵守規則，不要胡亂停泊。如果多次發生胡亂泊車，遭到投訴、警告甚至被警方罰款，相關的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的信譽和評分都應該因此受到影響，這才是設立新監管架構的目的：重建大家對香港旅遊業的良好印象。除此之外，法案委員會亦討論過境外旅行團的保障，這也是工聯會陸頌雄議員提出修正案的原因之一。去年，有香港旅行團在廣東南沙發生致命車禍，事件揭發有不少旅行社基於壓榨成本，將內地短線團改在內地集合、內地解散，全程沒有香港人的領隊，不受旅遊業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保障，本地旅客無法透過本港旅遊監管程序，監察旅行團安全及服務質素，失去個人保障。可是，當局在事件發生後，卻沒有提供可行方案，保障香港的旅行團顧客，令他們只能自求多福。換言之，市民以這方式在外地旅遊，價格是便宜，但風險也增加。雖然團友主要是香港人，宣傳也是在香港，但如果出事，團友卻不受保障。我擔心會出現越來越多這類"擦邊球"的旅行團，很多旅行社看見灰色地帶，選擇聘任更多境外領隊和導遊，以避開香港方面的監管。

可是，政府當局卻回覆立法會，指只會以行政方式，要求有關旅行團在小冊子上註明，此舉明顯不足夠。

由於這些境外旅行團涉及安全和保險問題，如果只在小冊子上註明，難以令參與者明白該旅行團未必受到本地旅遊業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保障。我們最少也要令參加者知道，如果旅行團不受有關基金或計劃保障，參加者最少應在報團後自行另購旅行保險，保障自己。但是，正正因為這些境外團要降低成本，價格要便宜，旅客亦因為貪便宜，自己亦不另購旅遊保險，最後出事便沒有人負責。其實，要重建外地旅客對香港旅遊業的信心，今天通過《條例草案》只是第一步，未來新的旅監局如何運作、有否牙力、能否保障旅客的安全和權益，仍需要時間觀察。此外，政府不能夠只從旅行團服務方面着力，更應從更宏大的角度出發，包括旅客對社區環境的影響、不同地區的旅客承載力。

我們要從整體出發來看事情，避免社區出現反彈。這是一種互讓互諒的過程，但不是只叫市民讓，旅客不滋擾別人，市民也不會給他們麻煩，不會展開光復行動，從而令旅客來到香港，可以舒舒服服遊玩及消費。要香港維持好客之都的聲譽，要香港人待客以禮，不是沒有條件，而是需要交通、管理及承載力方面的配合，這些都是政府需要考慮的事。

剛才有同事說過，政府早在2011年，已開始就檢討香港旅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諮詢公眾。經全面考慮所有意見後，政府決定成立旅監局，並且制定新法例，規定監管機構的權力、組成，亦訂立了一套規則來規管旅行社、導遊及領隊的發牌制度，以及對香港旅遊業作出整體規管，希望提升行業的質素、促進旅遊業的健康及長遠發展。

《條例草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香港立法的步伐確實太慢。

在這情況下，政府為甚麼仍需要花8年多才能制定《條例草案》呢？

我希望藉着這個機會，促請政府好好檢討。邱騰華局長，你擔任環境局局長時，相信也沒想過，在8年後成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時，要接手處理《條例草案》，這確實令人費解。

方案一，保留雙軌規管制度，改革香港旅遊業議會，並訂明其公共組織的角色。方案二，把旅議會部分規管職能轉至政府部門。

這方案還可令旅議會更能繼續代表業界，亦可以向政府和相關機構反映意見。不過，當年提出這項方案時，諮詢文件指方案三涉及立法和修改旅議會《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估計可在兩年半內把法案提交立法會，修改旅議會章程則需時6個至9個月，但可以同期進行。此外，委任機構成員，招聘辦事處職員等籌備工作，可能需時大約半年至1年。但即使如此，2013年10月應可把法案提交立法會，到了2014年10月就可以修改章程，然後在2015年10月前就可以正式開始監管。方案四，由政府部門取代旅議會負責規管。

我相信不是這麼簡單的，也沒有這種可能性，因為旅監局所監管的，是導遊和領隊是否領有牌照、他們的操守是否能夠接受。

當然，我們希望這個新的監管機構，可以向領隊發出清楚的指引，將旅行團對社區的影響減至最低。當然，我是一名外行人，不知道指引能否做到減輕旅行團為社會所帶來的影響，特別是一些十分負面的影響。

過去旅議會沒有執法權，因而一直被人詬病監管不力，或即使看到有問題，也無法處理。

所以，我們希望設立旅監局後，日後可以杜絕這些情況，最少令旅行團對社區帶來的負面影響減至最低。

我唯有寄望這個新的監管機構，當中有業內人士、業外人士，也有熟悉如何運作這些監管機構的人士。

當然，我們明白世界各地有文化差異，一些行為在本地可以接受，但是在其他地方出現，會引起很大風波。

主席，我發言支持二讀《旅遊業條例草案》。

整體而言，《條例草案》旨在透過成立旅遊業監管局，加強有關方面的執法。對旅遊業過去出現的不良行為，旅監局作為法定機構，可透過其法定權力，進行更有效的規管。

因此，我會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持牌旅行社或旅行代理商將來如遭受投訴，經查明後發現確實違反有關指引或守則，旅監局具法定權力採取紀律處分。

我相信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我並非旅遊業專家，亦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當然，有關指引或守則的措辭，我們現在未必可以一蹴而就舉例，必須經過長時間探討和討論，亦需聽取旅遊業界的意見。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開通後，早前有較多旅客前往東涌，對該區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和擠迫情況，影響區內居民的生活。

"如違反這項條文，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年。

如可根據這項條文執法，我相信對打擊內地違規旅行團，將會起進一步作用。

由於內地政府的配合，特區政府最近推行措施後，過去兩星期東涌的旅客人流情況確實有一定程度改善。

我特意提出一項建議，在香港口岸的旅檢大樓，政府應盡快安排臨時商鋪經營，出售日常生活用品，以便有意來港購物的內地旅客可在香港口岸消費，無需湧出東涌，我相信這樣能紓緩東涌的問題。我藉此機會提出這項建議，希望政府能訂立時間表，盡快妥善落實有關安排。最後，在《條例草案》的討論過程中，我們多次提到，《條例草案》源於過去一段時間曾出現的"零團費"旅行團。

對旅監局將來制訂的行政指引、操守，當局須要求所有旅遊業單位嚴格遵守。我希望當局稍後能作適切回應，維護香港作為旅遊之都的聲譽。
謝偉俊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提到賠償基金，我不得不提數月前一次相當慘痛的經歷，就是柏茵旅遊有限公司倒閉的事件。

原來是指機票加住宿、機票加當地活動，又或是其中兩種，總之必須同時購買兩種產品才可獲得賠償基金的保障。

這正是整件事最精要之處，便是究竟這間小型旅行社有否為顧客繳付的外遊費用繳付印花徵費。

條文寫得相當具體，就是如果任何人在香港境外地方獲取由香港境內往境外的運輸或在香港境外的住宿，或是向香港的公眾積極推廣任何該等業務活動，均屬於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

此外，我亦注意到有關入境旅行團光顧商店的規管。《條例草案》第152b條"就入境旅行團在安排下光顧商店，規管該等商店"及第1532j條"設立和實施行政計劃，以規管入境旅行團在安排下光顧的商店"，都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之一。

不過，第63條"禁止條文"下卻訂明持牌旅行代理商只可與內地規管機構批准下的旅行代理商合作，即是禁止沒有向內地或香港登記註冊而無牌經營或未經許可到港的"野馬"旅行團。

假設《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們如何能夠從實際操作知道哪些是"野馬"旅行團？例如有一群人在東涌聚集，有關當局應如何分辨他們是否參加了沒有向內地或香港登記註冊而無牌經營或未經許可到港的"野馬"旅行團呢？

至於旅監局的組成，早前已有同事提出討論，其主席、副主席及不超過28位普通成員合共30人，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而在委任成員中必須確保有過半數屬業界成員。

不過，無論如何，那管是一小步或半步，畢竟旅遊業是一個城市的重要鏡子，必須讓來港旅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並最少可以令往外地旅行稍作休息的市民獲得最基本的保障。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就《旅遊業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隨着時代變遷及互聯網高速發展，消費者不會只在旅行代理商的實體店購買旅遊產品，因此政府提出修正案，對於過往只針對實體店的《條例草案》作出改善，令網店等不同經營模式受政府監管，並要求牌照申請人提供更詳盡的資料。眾所周知，網上購物近年在港成為趨勢，對熱愛旅行的香港人來說，無須親身報團或購買服務的網上旅行社，無疑更為方便，所以近年逐漸受到歡迎。然而，不可忽視的是，部分網上旅行社在港沒有分店地址，因而無須領牌亦能夠經營，也無須受旅遊業監管局監管。一旦該等旅行社不幸結業，曾向他們購買服務的消費者很大機會血本無歸。針對這個問題，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將網上旅行社納入規管，要求該等旅行社亦要向旅監局申請旅行社牌照，相關要求與開設實體店的旅行社一致，消費者也會受到旅遊業賠償基金的保障。

對於政府因應時移世易修訂《條例草案》，更好地保障消費者權益，我們表示非常歡迎，但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早日落實相關安排。

至於該公司結業前向顧客銷售的旅遊套票及機票，就部分交易未能向消費者提供蓋有印花的收據，這事的確牽連甚廣。事件發生後，我多次連同受影響的苦主與政府部門溝通，要求政府盡力協助蒙受損失的消費者，並要求賠償基金向他們作出補償。事實上，法例過往欠缺靈活性，即使收據沒有蓋上印花，亦要符合"三中二"的要求才可獲賠償基金覆蓋。我今天想藉此機會感謝邱騰華局長、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林詩棋、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歐浩華及旅遊專員等，就此事件積極協調並與賠償基金溝通，研究如何拆牆鬆綁或特別處理，令這些苦主獲得一些補償。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最終接納了我的建議，信納柏茵已就交易繳付印花費，並在5月底決定，為購買了柏茵旅遊套票的消費者提供九成特惠補償，包括未持有印花收據的苦主。

所以，香港市民的新興旅遊模式，無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亦希望政府早日完成相關研究，盡快修訂《條例草案》，以解決購買單項旅遊產品的外遊旅客未能獲得保障的問題，更好地保障消費者的應有權益。

現在會議繼續。

大家看到這是一本很厚的《條例草案》，對於設立一個新架構，我表示支持。

業界一直靠自我規管模式來互相監察，並由香港旅遊業議會作為業界代表，但是，我們看到當時旅遊業界仍有很多問題。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旅遊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得來不易，經過差不多20次會議商討，很多持份者對《條例草案》有不同解讀，而《條例草案》也有一些改動。

一個監管系統要運作良好，政府要注意數點。

再以地監局為例，很多時執法者都是地監局的前線人員。在《條例草案》之下，警察可以執法，旅監局職員也可以執法，因此須清楚了解他們各自的權責。第三方面是懲處的問題。

《條例草案》下也制訂了上訴機制，我希望上訴機制要有效率，不要像香港醫務委員會般數年才完成處理一宗上訴。當然，《條例草案》實施之後，我們才能知道紀律聆訊和上訴機制究竟如何運作。我希望紀律聆訊和上訴機制能以教育為本，不要令從業者失去工作。

代理主席，操守守則和指引並非法例，如果從業員沒有遵守有關操守守則或指引，也會受到懲處機制的懲罰，包括受到警告或接受培訓。

當然，我亦期望從業員是專業的，可以不斷提升自己的價值。

我希望局長能在回應時澄清一下。

我不希望旅監局成立之後，會令業界百上加斤。我希望政府提供多些補貼或財政支援，令旅監局是一個精簡的機構，而不是臃腫的機構，基於衡工量值的原則而行事。

代理主席，民主黨會支持《旅遊業條例草案》的二讀。

旅遊業是香港一個重要的支柱產業，我們希望可以做得好。但是，看到現時九龍城的情況，我真的要代九龍西的街坊吐苦水。

接近午膳時間，土瓜灣人十分多，擠滿兩邊街角。

有沒有人維持秩序？

要求對話也談不攏......

代理主席、各位議員，首先，我要衷心感謝《旅遊業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姚思榮議員及各位有參與的委員、立法會秘書處和法律顧問團隊，以及業界和其他團體和人士，在過去20個月的努力，令《旅遊業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完成。自政府於去年年初提交《條例草案》後，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19次會議。剛才很多議員說這《條例草案》已經歷多年，本身審議工作已經過19次會議、20個月，其間大家也就其條文作出了詳細、深入及全面的討論，並給予很多有用的意見。在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後，我會詳細闡述我們如何吸納大家的意見，從而制訂政府提出的有關修正案。政府十分重視本港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這點我聽到很多議員在發言的時候都同意。我們制訂《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是提升旅遊業界的專業水平，促進業界的長遠發展。旅遊業界中，大部分人士一直妥善經營業務。不過，當中亦有發生過入境旅客遭強迫購物的事故，或者其他違規個案，剛才很多議員都有提及。這些不應該做的事，或者不合乎旅遊業利益的事情，其實是在損害本港旅遊業的形象和聲譽，對我們的經濟沒幫助，社會上因此有意見認為，應改革現時的旅遊業規管制度。有見及此，政府於諮詢公眾後，決定成立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即旅遊業監管局，負責現時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和香港旅遊業議會的發牌和規管業界職能，以全面及公正地規管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條例草案》有三大重點，分別是：1成立旅監局，作為本港旅遊業的規管機構；2透過法定發牌制度規管業界，打擊不良行為；及3透過成立旅遊業發展基金，促進行業健康和長遠發展。新規管制度主要在3個層面規管業界，分別是1經《條例草案》而制訂的主體法例；2附屬法例；以及3由旅監局制訂和發布的行政措施。主體法例和附屬法例會列明若干針對主要不良行為的刑事罪行，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和監禁。如果違例者是持牌人，另須面對《條例草案》所訂的紀律程序。持牌人如果違反行政措施，則須面對紀律程序和處分。旅行代理商的發牌制度方面，《條例草案》主要規管在香港經營出境及入境旅遊業務活動的人士。此外，隨着科技發展，不少市民透過網上旅行社購買旅遊服務，《條例草案》因此訂明在香港境內或境外經營出境旅遊業務活動，並向香港大眾作出積極推廣的人士，亦須領取牌照。此舉旨在把本港外遊市場網上旅行代理商納入新規管制度，向旅客提供更大的保障。就這方面，剛才有數位議員，包括黃定光議員及胡志偉議員，提出對境外執法的擔憂，讓我簡單回應。《條例草案》為旅監局提供明確的法律基礎，透過接獲投訴或基於合理懷疑，跟進這些旅行代理商涉嫌違規的個案，於香港境內行使《條例草案》賦予的調查權力，以調查涉事人士有否觸犯《條例草案》下的相關罪行。如有需要，旅監局會致力與有關的外地規管機構及執法機構聯絡及跟進。此外，旅監局亦會不時公布持牌旅行代理商的最新名單，並透過公眾教育、宣傳活動等，協助本港消費者分辨及選擇持牌的旅行代理商，以確保自己得到適當的法例保障。旅行代理商的發牌和續牌要求方面，《條例草案》主要參考《旅行代理商條例》和旅議會的現行規定而制定，亦增設若干新規定，包括引入以銀行擔保形式繳存保證金和委任獲授權代表等要求。就導遊和外遊領隊的規管，《條例草案》會正式設立一個法定發牌制度，取代旅議會現時只以行政方式推行的核證制度。日後，無牌從事導遊或領隊工作屬於違法，可處監禁和罰款，將會大大提升阻嚇作用。至於導遊和領隊發牌和續牌的要求，會參考旅議會的現行規定而訂，包括每次續牌時，須先完成指定持續專業進修計劃，剛才亦有議員問及這方面。針對旅遊業界的不良行為，旅議會過去多年做了不少工作，但由於缺乏法定權力，監管效力始終有限。兩年多前，由個別業界人士發起的"不合作運動"，就是針對旅議會所執行的規管措施，正好反映現有制度的不足。有見及此，旅遊事務署特別重新審視當時正在草擬中的《條例草案》，確保載有相關的刑事罪行條文，以有效打擊不良行為，包括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或者從事導遊或領隊工作、與不合資格的內地旅行社合作、沒有在旅遊車上展示所接載旅行團的相關資料、沒有配戴導遊證等，這些均會被納入規管範圍。此外，鑒於強迫購物的問題困擾業界多時，《條例草案》亦會賦權旅監局透過附屬法例訂明牌照條件，禁止旅行代理商和導遊作出任何強迫購物的行為。違反牌照條件的旅行代理商和導遊，會受到刑事處分及紀律制裁。我們理解導遊和領隊身為業界前線從業員，工作上主要按照旅行代理商的指示行事。《條例草案》會賦權旅監局制訂一系列行政措施，以釐清他們的工作關係，加強保障導遊和領隊的權益。有關措施包括規定旅行代理商須向導遊或領隊提供帶團工作單，以及與導遊或領隊簽訂服務協議，當中要求旅行代理商向他們支付服務報酬、不得要求他們承擔或不合理地墊支接待旅行團費用，亦不得拖欠他們已墊支的費用。旅行代理商如違反這些行政措施，會受到紀律制裁。陸頌雄議員在法案委員會中提出，應在《條例草案》加入條文，立法強制旅行代理商與導遊或領隊為僱主僱員關係。這一點，政府不能夠同意。我想在這裏指出，政府不同意就個別行業作出這樣的僱主僱員硬性規定。陸議員的建議不但無視現時業界的實際運作，亦會不必要地以法例規定旅遊業從業員與旅行社之間訂立硬性的工作關係，政府和絕大部分旅遊業界人士，包括一些旅遊業從業員團體，皆認為這項修訂不能接受。稍後我們討論陸議員的建議修正案時，我會再就此詳細回應。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的紀律事宜方面，《條例草案》會賦權旅監局成立紀律委員會，就關乎持牌人的投訴和涉嫌不當行為的個案進行研訊，並作出紀律制裁命令，例如警告、扣分、罰款、暫時吊銷牌照，以至完全撤銷牌照。任何持牌人對有關紀律制裁命令感到不滿，可向獨立於旅監局，由政府委任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另外，旅監局轄下會有一個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委任的獨立小組，處理消費者與持牌人之間不涉及紀律事宜的爭議。至於財政方面，旅監局將有3項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分別是由旅行代理商繳付的1就外遊費的徵費；2牌照費用；及3內地入境旅行團登記費，並會自負盈虧。

至於內地入境旅行團登記費，現行收費水平偏低，因此我們會循序漸進地作適當調整。政府亦會按照既定程序尋求立法會批准向旅監局撥款，以支持旅監局的初期運作。至於旅遊業賠償基金，《條例草案》會賦權旅監局繼續推行現行的賠償基金，就合資格的外遊旅行服務向旅客提供特惠賠償。此外，為推動香港旅遊業持續發展，《條例草案》會賦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透過附屬法例指明賠償基金的某個百分比，以成立名為"旅遊業發展基金"的新基金，向旅遊業界提供培訓、資訊科技應用等方面的資助。為確保過渡期順利，新規管制度全面生效後，所有現行旅行代理商牌照，以及由旅議會發出的導遊證和領隊證，均會繼續有效，直至有關牌照和證件屆滿，或新規管制度生效日期後3個月，以日期較後者為準。

這方面我可以向大家保證，在整體旅遊業發展方面，大家都知道政府非常重視政策統籌，而繼我們制訂了《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後，亦成立了一個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高層統籌會議，以協調各政策局及各部門落實該藍圖的情況，包括短、中、長期措施。《條例草案》通過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旅遊事務署亦會繼續擔當政策規劃的角色，並按照早前施政報告推出的藍圖，聯同其他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以及香港旅遊發展局和旅議會，與不同持份者一起合作推動工作。剛才有5位議員，包括周浩鼎議員、姚思榮議員、李慧琼議員、楊岳橋議員和胡志偉議員，都提到最近港珠澳大橋通車後，由旅遊業衍生的交通或地方上的安排。大家都看到，這4星期以來，我們就着每個星期所出現的問題，均有跨部門的協調工作。

值得提出的是，有議員提到，地接社未必能發揮作用，但如果按照旅議會在剛過去的周末所作的調查，有九成經大橋來港的旅行團已經獲得地接社作出安排，這與最初的情況比較已有極大的改善，亦為業界提供了一些商機。

儘管法例未必能夠涵蓋所有與旅遊有關的工作，但至少在業界管理方面，大家都同意必須及早作出更好的規管。主席，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來自不同黨派的委員大體上支持《條例草案》，亦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剛才先後有20多位議員就《條例草案》發表意見，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多項修正案，正是吸納了多位委員在《條例草案》審議階段所提出的意見。有關修正案均已提交法案委員會考慮及討論，並得到委員的支持。法案委員會因此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政府會立即展開下一階段的工作，籌備成立旅監局。當局及旅監局亦會草擬相關的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以期早日落實新的規管制度。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我稍後提出的政府修正案。